據悉，內地當局自2019年起推行《國家組織藥品集中採購和使用試點方案》及《治理高值醫用耗材改革方案》，藉集體採購降低藥物及高值醫用耗材的單位價格，從而減輕患者的負擔。例如，國家醫療保障局近期集體採購逾一百萬個供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使用的血管支架，每個標價13,000元人民幣的支架的購入價僅為約700元人民幣。

主席，就蔣麗芸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經諮詢醫院管理局，我的答覆如下：政府的公共醫療政策是確保市民不會因經濟原因而得不到適當的醫療服務。作為本港公營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醫管局會按病人的臨床需要和根據醫管局的治療指引，向病人提供獲高額資助的醫療服務及藥物或醫療項目。經濟上有困難的病人可透過由撒瑪利亞基金和關愛基金醫療援助項目組成的安全網獲得經濟援助，以資助其購買"自資購買醫療項目"或藥物名冊內的指定自費藥物的醫療開支。醫管局亦會不時與藥商進行磋商，就個別昂貴藥物訂立風險分擔計劃，以期為相關病人提供長遠可持續、可負擔和適切的藥物治療。醫管局所採取的採購政策，旨在確保有效率的運作及秉持公平及具問責性的原則，並引入市場競爭和達致規模經濟效益，通過合適的招標或報價程序，購得物有所值的藥劑製品及醫療耗材。具體而言，醫管局有既定機制及程序審批藥劑製品及醫療耗材的採購。有關採購是按照《醫管局採購及物料管理手冊》的規定進行，手冊參考政府的《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而訂定。同時，醫管局亦會遵守《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內相關的條例及國際監管機構對藥劑製品的要求等。在進行採購時，相關專科的專家會考慮藥劑製品或醫療耗材的質素、安全性、療效、成本效益及臨床應用經驗等因素，以配合醫療運作需要。一就採購癌症藥物而言，鑒於藥物價格屬商業敏感資料，為避免影響藥物採購的公平性，醫管局不會披露購買藥物的單位價格。醫管局亦不知悉本地和海外市場或私人診所的藥物採購價格，故無法提供相關價格比較資料。在一般比較不同國家/地區的藥物價格以評估為病人提供的可持續和可負擔治療安排時，亦需要考慮其他重要因素，例如當地的醫療政策和藥物資助機制、不同的治療方案等。

醫生會根據病人臨床情況，建議為病人置入適合的支架種類及型號。

三就與內地就藥品及高值醫用耗材採購的合作方面，現時香港與內地的法制及醫療體系有別，藥物進出口的制度亦並非一致，因此須考慮多方面的因素。醫管局樂意繼續與不同持份者保持溝通並借鑒經驗，審慎考慮不同因素以探討有關建議。此外，為便利港人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得到適切治療並促進醫藥企業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特區政府會盡快經廣東省審批後先行落實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試行使用臨床急需、已在本港上市的藥物，以及臨床急需、本港公立醫院已採購使用、具有臨床應用先進性的醫療儀器；並適時延伸政策至更多指定醫療機構、藥物及醫療儀器。我們相信有關措施不但有助吸引本地和跨國藥企、生物製藥和醫療科技公司以香港為基地申請新藥註冊，而且能夠提升區內醫療服務的水平。

據我所知，內地的採購價只是我們的採購價的10%，甚至更低。我們每年支付那麼多錢，假如我們能夠節省一些這方面的開支，便很可能可以節省差不多100億元，為甚麼我們不去思考這個問題呢？所以，我想問局長，現時香港市民可以在港大深圳醫院求醫和取得藥物，如果港大深圳醫院日後可以向內地購買藥物，香港的病人能否繼續在深圳取得藥物呢？

局長在主體答覆中以一句"商業敏感資料"，便掩飾了她的"三無"答覆，即是無資料、無對策、無解釋。這令人覺得政府是否在包庇或偏袒一些藥廠和中介代理的既得利益，令醫管局和市民均要負擔昂貴的藥費。

主席，說到經濟效益，以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及的通波仔手術支架為例，醫管局每年採購約15000個支架，若以一般價格每個14,000元計算，需要2億1,000萬元。

稍後我們更會就接種計劃設立專題網站，讓市民可以一站式獲取關於疫苗的正確和最新資料和信息。

但是，香港中文大學進行調查的結果顯示只有37%的受訪者表示會接種疫苗，遠比理想為低。其中部分市民不願意接種的原因相信是對疫苗不了解，包括疫苗的原理、生產方法、效能、副作用等。就以上各方面而言，特區政府計劃採購的數款疫苗的確並不相同。

所以，我想問局長，對於計劃採購的數款疫苗，它們的科學評估進展究竟如何？何時可以公布？又會否考慮採購內地較多採用的國藥疫苗呢？

這方面的法律框架及程序已經設立。

就此，我們的原則是盡量公開透明。

主席，在過去的聖誕和元旦假期，不少市民也有參加家庭聚會，無疑增加了社交傳播的風險。華人最重視的春節農曆假期快將來到，屆時很多市民肯定會與親朋戚友進行團年、拜年等活動。我想問當局何時完成規管私人地方社交聚會的研究工作？如果已經完成研究，結果又是怎樣呢？

這個問題是複雜的，在執法上亦有一定困難。

就此，我想問，政府口中經常說禁足令和全民檢測不可行的理據究竟是甚麼？究竟是用兩三星期實施禁足令或全民檢測造成的損失大，還是拖拖拉拉用一年時間仍未能控制疫情造成的損失更甚？

在本港疫情持續多月仍未受控下，不少市民表示寧願忍受"禁足令"和全民強制檢測帶來的短暫不便，以換取感染個案早日"清零"。

代理主席，首先，我想藉此機會感謝在抗疫工作上出力的朋友，他們走在最前線，辛苦了。對於局長剛才近千字的主體答覆，我完全未能感受到她有精準地回應我的質詢，她更沒有提出具體方案改善現時九龍東成為重災區的情況，達到"清零"，我對此表示失望。局長，政府委任專家對渠管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渠管是其中一個播毒源頭。局長，請看看這張相片，這相片顯示我一直在地區跟進各項處理渠管滲漏的工作，得出的結果是跟進慢、手工差、維修後仍然滲漏。市民人心惶惶，提心吊膽，但政府則"龜速"應對，束手無策。房屋署展開的排水管檢查計劃則需時18個月，最快要今年3月底才完成，這是最快的情況。

局長，我希望你給我答覆，如果渠管跟進的工作仍然這般疏漏，我相信市民是無法接受的，你可否答應加強人手，加強資源，盡快在今年3月或之前，最好是在農曆新年前完成檢測，做好維修？

內地在年月發表了一份防疫白皮書，當中強調"四早"——"早"是快的意思——有相當明確的時限規範。

第三，對香港市民亦不好，因為他們原本想到公園逛逛，但那裏人山人海，而在假日時，整條遮打道擠滿外傭，有人稱這街道為"菲傭街"或"外傭街"，當局需要進行協調工作。

但是，香港有法律框架強制一些群組進行檢測。

我最近接觸過一些聘有外傭的家庭，特別是由外傭照顧長者的家庭，長者不外出，但外傭在假日仍然會外出。

香港有這樣的能力，亦有法律框架，可否加強檢測呢？

局長的說法似乎是一些極需要管制的群組才會處理，這說法亦無可厚非，不過，外傭作為服務香港數十萬個家庭的群組，感到最擔心的當然是被照顧的一群，如果我有聘請外傭，我也會擔心他在放假時從其他群組受到感染，那麼我全家人都會被他連累。

因此，我想問局長，對於這200多宗個案涉及的家庭，僱主獲提供甚麼照顧呢？

代理主席，要限制外傭放假，局長表示不符合法、理、情，強制檢測又說不可行。我想問局長，他是否"佛系"？他如何"佛系"抗疫？如何確保外傭不會有群組爆發？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第一次及第二次整體運輸研究為香港的運輸政策定下三大原則：i改善運輸基礎設施；擴展及改善公共交通服務；及管理道路的使用。建基於上述原則，政府完成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並定下5個大方向，包括i更妥善融合運輸與土地用途規劃；更充分運用鐵路，讓鐵路成為客運系統的骨幹；提供更完善的公共交通服務和設施；更廣泛運用新科技來管理交通；以及v制訂更環保的運輸措施。這些大方向至今依然適用。

以上針對不同運輸課題的研究基本上已達至整體運輸研究的效用，同時能透過分階段投放資源，有序地完成各項研究工作，讓各項研究結果可早日出台。

此外，政府在"明日大嶼願景"下計劃推展全新的主幹道及鐵路，亦有助紓緩現時西鐵綫和新界西北前往香港島主要道路繁忙時段的擠迫情況。長遠而言，我們已展開《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探討鐵路及主要幹道基建的布局，讓大型運輸基建的規劃能配合甚或預留容量以滿足香港整體長遠土地發展的需要。政府會因應地區發展、人口變遷、運輸建設的落成、區內現有公共交通服務的運作和服務水平等，持續優化地區的公共交通服務網絡。在推展土地或房屋發展項目時，相關部門或發展商需要進行相關交通影響評估，以適當調整發展規模，或實施交通改善及紓緩措施，保持區內道路暢通。三目前，運輸署正制訂《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的範圍及具體安排，並籌備進行全港性的交通習慣調查，以期在2024年使用調查所得的資料提升整體運輸研究模型，並透過新的資料及模型完成《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中的其餘部分工作，制訂未來交通運輸政策。《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會參考和引進合適的創新交通模式和技術，推動綠色運輸，減少廢氣排放，令香港成為更宜居城市。另外，亦會探討提升公共運輸服務，鼓勵市民使用公共運輸，以紓緩交通擠塞的情況。我們目標是制訂具前瞻性的長遠交通運輸策略，確保香港將來能維持一個安全可靠、環保高效的交通運輸系統，既可滿足市民在經濟、社會和休閒方面的需要，亦可支持香港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促進大灣區內的人流和物流。當我們敲定全盤計劃後，會向立法會交代詳情。

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提到，運輸署正制訂《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的範圍及具體安排，但沒有提到會否諮詢相關業界。我想提醒局長，顧問研究和建議有時未必絕對正確，我不知道局長是否記得，在有關泊車位的研究中，顧問指的士不需要泊車位。以前的確如此，但今時今日世界變了，現時夜更的士很多都工作不足，沒有生意，所以需要泊車位。因此，我想問局長，在政府落實最終的研究範圍之前，會否與交通運輸業界的朋友會面，了解他們目前的營運狀況、他們有何訴求，然後才落實研究方案呢？

直至去年的施政報告，政府才願意承諾進行剛才局長談及的《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我想在此跟進一下主體質詢。正如剛才易議員也提及，政府正制訂《交通運輸策略性研究》的範圍和具體安排，我想了解一下，這項研究與其他正進行的研究——例如剛才陳議員說的"斬件式"或我們認為是"斷截禾蟲式"交通運輸研究——有何關係？例如，立法會最近已批出撥款，進行《跨越2030年的鐵路及主要幹道策略性研究》，如果研究結果有衝突，又如何處理呢？

從宏觀角度來看，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主要考慮中部水域填海後，當地內部交通情況，以至中部水域與香港其他地區的交通網絡。

所以，3項研究會有一個覆蓋面，而該覆蓋面是必須的。主席，回應謝議員的問題，我們會非常留意3個項目的內容，亦確認3個項目的目標和焦點各有不同。

主席，交通運輸發展一直以來給市民的感覺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不過，我必須說的是，屯門─赤鱲角隧道啟用當天，有很多市民非常熱衷親身體驗這條隧道，以致當天大嶼山的車流量超越預期差不多一倍，這是一個特殊情況。

議員議案。

主席，大家都知道現在是一個非常時期，說是世紀疫症也未能完全反映問題的嚴重性，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其中一個最重大的挑戰，是最廣泛、最嚴重、最麻煩的一次災患。

隨着社會的需要及進步，對習俗有不同的想法。甚至有人說性生活也可以在網上解決，這方面我就不說了。事實上，以人類的智慧，當遇到不同的挑戰時，總會有方法處理。

我相信陳沛然醫生在這方面可能過分緊張，但我亦多謝他提出這個問題，希望秘書處同事可以更加密切關注。

沒錯，其中一個說法是我們不能百分之一百肯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下的立法會會議人數限制，在這個立法會會議法定人數下所舉行的視像會議，是否有可能被質疑。

不過，為免在法律上有訴訟的爭議，秘書處和法律顧問均採取比較保守和穩當的方法，認為在現階段暫時無謂惹起任何挑戰或疑問。因此，我們不想就立法會會議——受《基本法》限制法定人數的會議——使用視像會議形式。事實上，這是唯一一個在法律上有可能的掣肘。

此外，關於如何讓大家看到投票，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到秘書處安排的做法，便是要求議員在視像上舉手，這不是最理想，但也是一個compromise。至於公眾諮詢方面，現時暫未有一個很清晰的方向，但我理解秘書處也曾考量這個問題，亦會安排在適當時候採用其他諮詢方法。

至於臨時議案，事務委員會一般不會有臨時議案，最多只有一些規程問題。事實上，秘書處也有考慮這個方向，也同意和提議在視像會議上，特別是在Zoom這個平台上，可以有辦法示意他們擬提出有關規程的建議或問題。我們理解秘書處安排了每次會議最少有兩位秘書處同事負責，一位負責協助主持會議的主席，另一位則像旁證般在旁邊搖旗，一旦有何問題，議員可以隨時致電或以email通知他。如果議員想舉手提出規程問題，他馬上可以回應這個要求，並隨即通知負責的秘書和主席處理。

凡此種種均希望解決有關問題，並順應立法會的會議盡量公開、公平、透明的要求。就此，我希望鄭松泰議員聽畢我的發言後，又或看過有關文件後，甚至他不介意的話，可以再問秘書處的同事，由他們親自單對單向他解釋，這樣他便不會再有這種質疑。事實上，坊間的反應並不如鄭松泰議員所說般會提出反對，他可能會有點失望，因他最初可能期望會有很大的反響。不過，據我理解，無論在客觀、主觀上也看不到坊間有太大的反應，因為這實在是一種需要，是普通常識的安排，也是順應很多其他國家的國會正在實行的方向。

不過，我想提醒鄭松泰議員，客觀上，民主制度當前正經歷200多年來最大的考驗。

主席，首先，我感謝各位議員的發言，亦感謝立法會秘書處提出方案、議事規則委員會很認真的審議，也多謝謝偉俊議員剛才回應了很多其他同事的某些關注。我在此再作簡短補充，讓正在收看直播的市民得以掌握立法會過去的防疫抗疫工作。整體上，在主席的帶領下，秘書處同事均一直非常謹慎，我會形容為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來平衡感染風險，讓我們可以一直履行《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職能。

可是，大家也會思考，如果會議長期停頓，其實是非常大的危機，因為立法會在《基本法》下有不可或缺的功能，而且在有緊急需要時，立法會一旦停擺，我們便無法正常運作。所以，在面對新一波疫情時，主席已作出調整，例如現在我們的做法是處理緊急、具立法效力的事情，讓議會可以繼續處理最需要處理的事情。至於其他委員會會議，如果不涉及一些具立法效力的會議安排，我們便先採用非正式的Zoom會議來進行；至於採用Zoom舉行正式會議，我認為亦是循序漸進及非常謹慎的做法。我們最初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因此行事也是很謹慎。為響應政府的呼籲，我們盡量減少會議，有一段時間乾脆停止會議；及後，我們才讓非正式會議以Zoom meeting的形式進行，讓大家實習，並確保Zoom會議基本上運作暢順；及至現時，即使提出這項議案，我們也是逐步平衡和保持謹慎。